立法會主席、各位議員，早晨。為了讓立法會議員可以多提問，我不打算作發言，唯獨是再次感謝大家。正如在施政報告內，我對大家表示衷心謝意，自從去年11月立法會回復正常後，在大家的配合和支持下，這一年度經延長的第六屆立法會會期成果豐碩，無論在立法或是撥款工作，也可以說是破紀錄地達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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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提問時請盡量精簡，不要發表議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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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位議員只須舉手，無須再按鈕。
主席，行政長官在最新這份施政報告表達的一項雄圖大計，我非常欣賞。

我看完這份施政報告後的第一個感覺是比較鼓舞，但過後又感覺有些不太踏實，原因是時間太長，政府也提出需時20年。根據這數年我們進行一些大型基建工程的經驗，很多工程都未能依期完成。一項如此龐大的工程的推展，過程中會有甚麼變數，我相信大家很難預先估計。我想問政府會否制訂一個分階段的流程時間表，讓我們容易看到進度，讓全社會一起監督進度；若中途發生任何變故，大家也可預先感覺、感知，然後想辦法一起解決。我相信這樣會令市民感覺踏實得多。
首先多謝黃國健議員對這份施政報告的支持，尤其是當中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我明白對於一項比較長遠的規劃，市民會覺得有些空泛，我們亦認為要全面落實北部都會區，恐怕真的需時20年。20年其實不是很長的時間，我曾經舉例，自2007年再提出古洞北新發展區，距今已經14年，我們才開始賣地，仍未有人口入住。

香港有"一國兩制"的優勢，絕對有能力與國家一起達致共贏共享的目標，我也期望特首能夠"接地氣"，秉承過去一直關懷不同階層市民的做法，在今日、明日、未來繼續關注、關心、關懷各階層市民，包括中產，尤其是專業人士和資深行政人員等。在疫情期間，現時還未通關，做生意也很艱難，各行各業亦苦苦堅持。施政報告雖然有遠景，但令我們感到好像遙不可及，未有時間表，在財政上亦未有細節。在這種情況下，我想問特首怎樣在短、中期可以關懷到中產人士的政策，達致施政報告的最終目標——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做到利益高度融合，彼此互相依存、共贏共享的遠大目標？
主席，首先，很多謝容議員用這種方法形容這份施政報告，我亦是第一次聽到"有血有肉"、"有感情"。我昨日回想，容議員可能也頗準確，我催促同事做事真的"牙血都出了"，我要求他們做快一點、放膽一些去做；當然，大家也看到我的感情流露。很多謝容議員，有時候我們也需要用比較嶄新的方法跟議員互動。在這份施政報告中，最能協助專業人士的契機是"開拓"，為他們開拓更多需要專業服務的空間。現在我們有這麼好的粵港澳大灣區，有這麼近的已擴區的前海，前海打造的是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深圳一向認為前海要依托香港、服務內地、面向世界，所以前海、深圳，以至大灣區其他內地城市也需要更多專業服務人才。對於專業人士和資深行政人員來說，這是很大的喜訊。現時我們需要更多國家政策讓專業人士更容易進入大灣區提供服務，或開展他們的業務。在施政報告中，我說會透過CEPA繼續爭取讓專業人士進入大灣區市場，譬如容議員最熟識的法律業務方面，我們有大灣區律師的執業試——我也恭喜容議員已通過內地的律師考試，稍後取得資格肯定或備案後，便可執業。另外，建築業亦同樣受惠於有關政策。下一步，如會計或其他行業，我們也會逐一打通這些脈絡，令大家更容易進入大灣區提供服務。至於創業人士，同樣需要打通脈絡，因為現時在大灣區開業仍有一些規範。這或可以短期內做到，如果數個月後中央有另一套惠港政策，能方便我們某些專業界別進入大灣區提供服務，馬上已經是一個契機。不過，在今日新冠疫情之下，大前提仍然是要通關，我們的專業人士才可以進入大灣區提供服務。
現在我們尚未通關，待通關後，我誠意邀請特首與專業人士一起到前海或大灣區看看，一起視察。現在我亦希望誠意邀請特首，可否與我們一起落區慰問不同階層的人士？這並不是為了"打卡"，而是要解決民困，了解民意，一起落區了解他們的情況。

中央說香港的問題有深層次矛盾，沒有大謀略就解決不了這些問題。然而，在創新、求變、變革的過程中肯定會出現對頭人，以前商鞅變法亦有對頭人，最後他也沒有好下場。當然，我們在過程中，香港的時代不一樣，有很多有意見的人仍然與特區政府同行、同心、同德，我希望在過程中各位有意見的人士應該與特區政府理性論政。特區政府在第77段特別提到漁農業，縱然我們認為未足夠、有待增加，但仍相信可通過溝通解決問題。

在《拉姆薩爾公約》下，部分魚塘交由環保團體去做，但以前的做法是環保團體對一些魚塘經營者進行某程度的壓榨、剝削，令其退出行業。

主席，多謝何議員提出的意見。原則上我完全認同這方向，我們今次在北部都會區提出的保育是積極的保育政策，不是純粹扼殺漁農業，而是希望讓漁農業在新時代下有更好的發展，所以需要整合一些養魚或務農的地方，讓入場的人有更好的操作環境。而入場的人如果是從事漁業、農業——我當然希望見到一直從事漁農業的人可在新環境下運作業務，我會認真考慮如何從政策上促成這結果。

我們希望未來的工作不會只用一套方法，我們要看最終目標，如果要促成漁農界的朋友回到本身的行業而有更好的前景，我們的政策、配套也要做足，這方面何議員可以放心。我亦希望何議員多提意見，例如就在古洞南的農業園，應該怎樣讓務農的朋友進入這個特別為農業界而設的農業園，並在該處操作。

主席，我聽到特首的回應，我希望她明白現時的農業政策不足以解決現時新的變革問題。

主席，首先我多謝特首在施政報告吸納了我早前提交的多項意見，特別是在調整政府架構、準備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調動海外及內地辦事處推動文化交流方面。在其他方面，特首亦採納了業界的建議，我相信業界會非常支持這份施政報告。我想在此特別一提，施政報告建議就版權保障重新修例。由於過去兩次的修例工作均無功而回，特首承諾會再次修例。有業界朋友表示，我們的《版權條例》仍停留在沒有iPhone的年代，但iPhone已由第一代演進至第十三代。就此，我們希望政府再次修例時，不會沿用5年或10年前的《版權條例》建議修訂版本，而是應瞄準版權保護最前沿的概念，迎頭趕上。希望這次真的能夠保障業界非常倚重的版權，否則我們的文創產業無法進一步發展。

多謝馬議員的提議。我完全認同更新《版權條例》對香港未來數個板塊的發展很重要，其一當然是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另外就是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第三是創新科技，因為我們的創新科技是以原創性的創新科技為優勢，所以這幾個範疇均需有"原授專利"和版權的條例。香港經過了一段時間，其實很多事也改變了，尤其是科技變化。我相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說這項條例需要再進行公眾諮詢，正正就是希望在更新的過程中能吸納業界最新的發展，以及馬議員剛才所說的情況，從而制定符合現今需要的版權修訂條例草案。

就像我剛才在開場白所說，有了這理性、互動、既監察我們又可以改善施政的立法會，我們在推動這些工作的時候更有信心。

特首，過去我一直倡議在新界北建設香港新中心，很感謝你聽取意見，在昨天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北部都會區"這個計劃，勾劃了香港的未來，提供土地發展房屋，為香港經濟增長和轉型帶來無限機遇，所以在方向上，我會給你100分。然而，這個藍圖雖好，但我計算過，洪水橋發展的最後入伙時間是2038年或2039年，距今約17年，其他新區發展則如你剛才所說，可能需時20年。此進度將難以追上現時"十四五"規劃或前海擴區之下的國家發展速度。你剛才列舉的古洞北例子，以及洪水橋的發展，均反映過去行政主導失效的情況。今天，完善選舉制度令議會回復理性，行政重拾主導。政府能否透過改革城規或某些法定審批程序，再配合特首提出的高層次執行機構、專責組，一手包辦規劃、設計和執行工作？

首先，沒錯，在早前一次答問會，我預告劉議員提出的新界北發展，其實和我們當時正在做的工作有很大部分吻合，很高興劉議員認為昨天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百分百滿足了他早前提出的建議。現時放在面前的是落實執行，這亦是我一天以來聽到的意見——計劃是很好，是否可以執行得到呢？因為往時真的會看到有些工程延誤，或有些城規程序被人反對、司法覆核等。有了一個好的政治大環境，並不等於所有問題都已解決，起碼我們內部要檢視，究竟有甚麼會阻礙我們全速進行北部都會區發展，所以我在施政報告內的土地章節中提出，要全面精簡程序，而精簡牽涉法定程序。

究竟要修改多少項條例，現在說不清楚，但在土地發展的過程的確涉及不少條例，包括首當其衝的《城市規劃條例》，亦有一些填海需要的條例，亦有一些路政條例，因為很多時候，興建一條公路也有很多反對意見，當然亦有收地的條例，所以起碼有這四大條例需要全面檢視。

這是精簡程序。執行機制在《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重點行動方向第九點有觸及到，但現在的看法不再是在外成立一個局，因為這項工作牽涉太多跟政府的互動，如果交予法定獨立的局，其實是架床疊屋；但在政府內部需要一個更高層次的督導機制，分工要很明確，究竟甚麼部門負責甚麼工作，有爭拗時如何去解決爭議。我在施政報告裏提出，可能真的需要一個副司長的職位和北部都會區辦事處，或交椅洲人工島填海的辦事處，但不是由他們負責全部工程，工程仍然可以在統整後，交給路政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或港鐵公司，但起碼要統整好，這就是從架構方面，如何可以確保我們執行順利。

只有香港社會安寧和有安全的環境，才可以謀發展，所以我也十分支持特首盡快落實有關第二十三條、打擊假新聞、保障網絡和數據安全的立法，我希望我較早前提出的改革法援制度、徹底解決假難民問題和打擊欺凌問題也會見到成果。特首，我今日想向你提出的是，如何可以讓我們的執法人員有尊嚴和有效地執法。近年，我們看到警務人員在工作的時候經常被辱罵，在網絡上亦經常被侮辱，連最近因公英勇殉職和受傷的警務人員都被冷血地侮辱。這些言行有損警務人員的尊嚴和權威，亦增加了他們執法的難度。我過往一直也提倡政府應該參考其他先進地方，包括法國、比利時、荷蘭、新加坡和澳門，它們都有制訂侮辱罪，禁止侮辱他人的行為，並且就侮辱公職人員施加較重的刑罰。特首，會不會出盡"牙力"推動呢？

事實上，我本人也認為要認真研究這個課題，但未寫進這份施政報告或那40個立法建議項目，是因為我們正在研究涵蓋範圍應該有多廣泛。是否真的局限於公職人員？如果是，牽頭的局長應該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因為不應只是紀律部隊，很多食物環境衞生署的督察也在前線，也會被侮辱；地政總署負責收地的同事甚至會遇到肢體衝突，所以我們還在研究階段中。最近我留意到新加坡又走前了一步，訂立了一項條例，保護私人的保安員不受欺凌。所以，請葛議員給我們一點時間研究這個範圍該涵蓋多闊，然後我們或許向下一屆立法會匯報，再跟進有關工作。
特首，其實立法會自2016年以來，已最少7次討論這項議題。我每次出席公務員事務局和保安事務委員會的會議，基本上都有提出這問題。我最近亦請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做了一份題為"法國和新加坡禁止侮辱執勤中公職人員的法例"的研究，所以我認為其實已經給予很多時間。昨日你宣讀完施政報告後，立刻有警務人員跟我說，只要一天還未有這項法例，他們仍感覺不夠尊嚴，亦不安心，所以我很希望特首盡快去做。每次也在考究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抑或保安局局長負責，這問題已經討論了很久，我希望特首可以盡快有清晰的指示。我也認為其實可以"雙向"的，像澳門般推行"雙向"的侮辱罪，這做法也值得考慮；但如果是侮辱公職人員，便可能罪加一等。
好的，我們加快這方面的工作，但容許我說一句，法例最終只不過是一種手段，社會最理想的境況是自覺：我們自覺維護國家安全、自覺尊重法治的社會、自覺尊重別人。

我更感謝特首早前公布將百分百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由原定今年10月27日結束的申請期，延長到明年4月底，讓有需要的失業人士有另一項選擇，幫助他們渡過困難。特首在施政報告第76段提到，旅遊業受疫情重創，目前仍處於困境，但施政報告只是為復蘇旅遊業作準備，並沒有進一步措施協助仍處於困境的旅遊業。我想問特首會否考慮有進一步措施，協助當下仍然處於困境的旅遊業僱員？
對於在疫情期間特別受到重創，亦於短期內難以恢復的行業，特區政府是持續地檢視情況，有能力的話我們一定會繼續幫助。我不是很記得旅遊業的數輪支援去到甚麼階段，但譬如另一行業，就是會展業，我在施政報告已經提出，我們會將會展業的資助計劃延長，同時會優化計劃，優化的含義就是我們會直接去幫助這些受影響、無法舉辦展覽的機構。旅遊業是否又到另一階段，要再檢視有甚麼支援措施，我請邱局長再作研究。早前立法會通過的防疫抗疫基金已經去到最後階段，正在結算中，我們應該還有能力可以再幫助一些受到重創的行業。不過，與此同時，與其坐在這裏等待旅遊業復蘇，我們都希望在其他方面做工作，譬如本地旅遊、郵輪服務，這些工作最近一直都在進行中，希望為旅遊界帶來一點生機，支援的工作會一直進行。

特首，未來當然是重要，但很多市民着眼當前的情況。現在通關無期，我們知道有很多旅遊業從業員都正在做一些政府短期及臨時職位，而有些職位很快便完結。所以，我想再問特首，對於這些僱員，避免他們再次失業，究竟可否把這些職位再延長或增加呢？
潘議員應記得在防疫抗疫的過程中，我們不停開創一些有時限的就業機會，早前有3萬個，然後再有3萬個。

特首，新冠疫情發展至現在，除要加強防控工作外，恢復經濟是刻不容緩，當中與內地通關是重中之重，正如你所說，這是頭等大事。民建聯一再提出何時才能真正實施通關、有否具體時間表？現時在與內地商討通關的問題上，遇到有甚麼困難需要解決呢？

自從政務司司長率團到深圳進行專家對接會，官員與專家一起對接，我們與內地展開討論在甚麼條件下可以通關，即是說香港人可以免檢疫進入內地。

我真的沒辦法代中央說何時、何日可開放內地給香港市民，但必須指出這將會是比較長的過程，即使能夠通關都是逐步、有序、有配額下通關，不可能一次過開放全部陸路口岸予所有人。我明白其實很多人都有這個訴求，商界有，今早電台節目有市民來電說跨境學童有，亦有些要探親的人需要通關。我們會很努力做這件事。

我們需待與中央再磋商，但我們當然會爭取起碼滿足最有需要人士的配額，而有配額後甚麼人士最有需要？

主席，首先，我要代表工業界多謝特首和她的團隊對本港再工業化不懈的支持和鼓勵。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有關政府改組方案，特別高興看見特首吸納了業界的意見，將創新及科技局擴大為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意義非常重大。我記得過往10年，每次我在施政報告公布後接受傳媒訪問時，我的回答最後總有一句："遺憾的是，施政報告對工業的着墨不多"；但今次不同，政府終於重新重視工業發展，以後推動再工業化可以"打正旗號"，不用再"收收埋埋"在不同的政策局。想問特首的是，既然新的政策局凸顯了工業的重要性，又加強了創新科技的推動模式，其實政府在發展工業藍圖上有甚麼看法？有沒有一些鼓勵工業留港、工業回流，甚至是大灣區工業共融的政策呢？

不過，我亦很多謝特首對荃灣的重建展開規劃，大家都充滿期待。我想談談鐵路的問題。目前，政府在鐵路發展方面，洪水橋站要9年後才竣工，耗用41億元；至於古洞站，只是一個站，但就需時6年及耗用36億元；北環線原本要在2016年通車，結果在2014年修改了通車日期至2023年，其後在2020年又說在2023年動工，到2027年才完工，所指的並不是全條北環線，只是古洞北一個站。

特首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提出了7個新項目，如果加上未出台的跨越2030年鐵路方案，就已經有很多項；若再加上東大嶼都會，梅窩至東涌的交通鐵路等工程，我相信這批工作都是非常費力。以我剛才所說的鐵路營造速度，不知要到何時才可完成。即使北部都會區很想造就當區就業，但市民面對的交通壓力依然非常沉重。我想問問政府，會否繼續推動落實基建先行這個目標？第二個問題，我想問問營造鐵路方面的壓力。

內地的鐵路公司興建鐵路效率相當高，政府會否考慮一下？
第一，過去有一些大型項目碰到問題，這是事實，全部都需要我們改善，我們這幾年推出了很多新方法，同時提高了對港鐵公司的要求。回應陳議員的提問，運輸基建先行是我一直倡導的，我亦覺得這是對香港非常有利的發展，因為香港這麼高密度集中發展，如果運輸基建——無論是鐵路也好、公路也好——能夠率先進入一個區，就可以幫助那個區的發展。以前是用一個流量為基礎，即是考慮人口是否達到那個流量才去興建一條鐵路或一條公路，又考慮鐵路項目的內部回報、經濟回報，我對這個概念一直都有保留。不過，我從來都沒有做過運輸的工作，所以不能改變這個政策。今日是很清晰的，一定是運輸基建先行，這亦與內地的發展很吻合。

現在就很厲害了，慶盛站將會成為南沙的樞紐，將來大家前往南沙的科技大學，就是去慶盛站；光明城站亦將會成為一個創科樞紐。香港必須有這種視野來規劃基建，我希望北部都會區計劃會帶來新思維，譬如我們由洪水橋/厦村跨過后海灣——或是現時稱為深圳灣——去前海，我們預計了中間可以多建兩個站，例如流浮山站，雖然今日沒有用途，但我們一定要走前一點看這個情況，讓日後不會因為沒有交通基建而令當區區民不歡迎我們興建多些樓宇，又不歡迎我們引入多些產業。因此，第一點是很肯定的，一定是繼續運輸基建先行。第二點，如何可以確保這些運輸基建能夠有效地興建，即是準時和價格合理。引入競爭往往是有用的。

這份施政報告的發展藍圖非常大。我昨天下班後到運動場跑步，運動場的管理員也跟我說："我留意到施政報告有很多大project，正呀！

市民看見有發展便有希望，發展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特別是北部都會區的而且確為新界區帶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我作為勞工界議員，特別關注就業機會，因為過往住在新界的朋友——就像我一樣，我也是住在新界西——每日要花1小時乘坐西鐵到傳統市區上班，下班後又乘1小時車回家。

北部都會區將來會新增65萬個就業機會，再好的雄圖大計，關鍵在於人才支持。我的問題是，行政長官，你在提升教育和人力資源方面，未來會有何細緻的措施，以迎合經濟轉型？

未來我們一定會循多方面，無論是成人教育、職專教育或持續教育去做。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第七個行動方向列舉了一系列措施，以積極達致職住平衡，至少有以下五六點。第一，我們會以創新方法興建一些可以創造就業的設施，譬如易志明議員很關心的物流業，有些被我們收了棕地作業，要另覓地方安置，所以我們會用創新的批地方法，促成物流業的工廈在北部出現。另外，剛才提及的工業也一樣，用創新批地方法指明用途。第三，我們會推動一些新興產業，希望未來在流浮山有一個規模媲美數碼港的創科項目。政府亦會牽頭，將一些沒有地域限制的寫字樓或政府設施搬進北部都會區。

今次的施政報告提出了多項長期發展的重要政策，有捲起衣袖為香港做事的感覺，我希望政府能努力推動各項建設，追回香港過去耗掉的時間。我的問題是，施政報告提到，不少人反映政府發布信息的手法太守舊，而未能吸引社會注意或即時澄清市民的疑慮。我以往也曾提出類似的建議，所以聽到特首說已要求各司局長更注重有關工作，並會馬上改善，我對此表示十分歡迎。如果政府的信息能夠簡單易明、清楚明確，施政一定會更暢順。除了發布信息的手法，有不少市民反映政府的中文行文很有問題，可能是因為繼承了港英年代的傳統，以英文為主。中文版的文稿寫得冗長，甚至是從英文直譯過來，或是寫得如法律條文般，很多人根本看不明白。政府的中文——有時英文版反而更易懂，但中文始終是香港人，特別是普羅大眾最熟悉的文字，政府會如何改善運用中文的準則，特別是政府發出的指引，使其更清晰易懂？
這方面需要大家各自努力，我們各人也一把年紀，若現在要重新學習是有難度。語文能力需要從小建立，所以我在施政報告中說，對教師有期望，希望他們履行春風化雨的使命，特別做好幾方面的工作：價值觀、語文能力和理解能力的教育。現在我們可以改善的就是多閱讀——我常常鼓勵多閱讀、多寫作，很多事都應先以中文草擬，我的5份施政報告也是先以中文撰寫。不過，特區政府亦有一個問題，一直以來把英文翻譯成中文的能力較把中文翻譯成英文的能力強，當中文譯成英文後亦充滿"沙沙石石"，需要再作修改。

我今次很坦白地承認，這真是我們的弱項，我甚至在施政報告中管治的部分提述這個弱項。我在第三章"新氣象新未來"中，除了勾劃一個大家都認為振奮人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外，還列舉了最少有4個方面需要提升管治，若不提升便難以落實北部都會區。

特首，最重要的是讓市民明白。或者官員要想想，他們所寫的內容市民會否明白，如果時常留心，每個政策、指引都這樣做，我相信會很有幫助。

行政長官，你在今次的施政報告中落實了一項很重要的發展策略，就是基建先行。你在發展一些新地區時興建很多不同的鐵路配合。我在此特別多謝你落實了我一直以來的倡議，即在白石角興建鐵路站，以解決當區居民和在科學園上班人士的交通問題，這亦間接解決了吐露港擠塞問題。我認為整份施政報告唯一美中不足之處，就是沒有為通關訂下目標和時間。正如特首你剛才說，通關是你首要的要務，亦是特區政府首要的要務，所以你已派司長與內地專家對接；你亦說內地專家對香港的抗疫工作提出了不少要求，司長現在進行一些配合工作。你可否向香港市民和議會說明，中央的抗疫專家對香港的抗疫工作提出了甚麼具體要求？究竟我們要提高疫苗接種率、提高檢測精準度，還是香港要有健康碼才能通關？你剛才說司長會做一些應對工作，這些工作、研究要進行多久？可否告訴我們，司長何時會再到內地與內地專家進行第二次對接會議？
陳議員會留意到，當我說了這麼多措施，到第九章"走出疫境"，就是說無論我們有多少雄圖大計，眼前頭等大事仍然是令社會繼續如我們希望，盡最大努力穩控疫情，以達致早日恢復跨境人員正常往來。這句說話"值千金"——我們想做甚麼都沒有用，如果通關無望就沒有用。與其逐一說出每個項目——我也不完全記得，中央提了一些意見，李司長正在研究——不如我說立場。我的立場很明確，我昨晚應在電視節目中說過：我的立場是，為達致通關，中央提出甚麼要求，我們一定盡最大努力滿足其要求；中央認為我們有甚麼程序要改善，我們一定盡最大努力改善，令中央可以放心通關；我們亦願意接受通關後帶來的風險，如果要暫停就暫停——雖然一暫停，大家看到澳門的情況，會帶來一些問題，但也沒有辦法，因為要先通關。我的立場是非常清晰的。至於第二次會議何時舉行，不是我完全可以決定的，要由內地考慮我們的回饋意見後決定何時可以再組織對接會議。

大家都記得我在9月18日與韓正副總理會面時即場提出對接要求，韓正副總理即場答允，安排盡快對接，已經是由最高層人員處理香港關心的問題。如果我今天隨便說一個日子，而中央對所說日子毫不知情，這並不是我們兩地工作應有的互相尊重。陳議員提到東鐵加建這個站，其實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工作要處理，因為這條東鐵線很多人使用，雖然近年因缺少了去羅湖口岸的人流而變得鬆動，但我們仍要為新增人口而考慮東鐵還可以發揮甚麼作用。因此，除利用教育大學的一幅運動場地興建暫名為白石角或科學園站的新車站之外，在其前一個站大學站，我們都有工作要進行——或者陳議員未有留意——就是藉着撥地供中文大學做科研工作和用以擴建其未來的私家醫院，趁機改善大學站。大學站是一個很舊的車站，前稱馬料水站，現時很多馬鞍山居民都使用大學站，其交通交匯處及停車位不足，不能做到停車後乘搭火車上班。

主席，坊間有批評指這份施政報告有遠見但無近情。當然，中產人士和中小企，特別是小老闆，都處於很淒慘的情況。近日，我們看到在發放兩輪消費券後，坊間的興奮和消費情懷的確大了很多，這可以說是近年難得的德政，亦是行政長官和財政司司長較令人有印象的一項施政。不過，開心之餘，不久後我們便收到消息指強積金可能轉為年金，馬上怨聲四起。網絡上、坊間很多說法表示不希望在65歲後"強迫金"被再一次挾持，令市民更難退休安老，唯有考慮移民。

特首，從善用強積金、改善民生、活化經濟、深化年金的角度，政府會否考慮或研究容許55歲至65歲的市民可以提早將強積金的全部或部分轉為年金，方便他們有更多自由，令現在的制度更寬鬆，亦令年金制度有更多市民認識？
多謝謝議員關於強積金的提問。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願意在餘下的8個月任期內做這項工作，我表示歡迎，但不做也沒甚麼問題。

我們是時常關心中小企在香港的發展。

主席，我要順便申報，由於我提到年金，我是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特首，我想跟進一下，現在我們在政治上全方位收緊和收窄，很多市民甚至認為需要"躺平"一下；但在經濟、民生上，多給予個人自由和空間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消一消氣，我希望是否可以考慮將強積金放寬......

循着謝議員所述的方向，恐怕市民今日的安心會成為他們日後的擔心。真的對不起，每一項工作都要看其宗旨和目的。強積金是為了保障香港市民的退休生活而設，所以必須是退休時才可以用的保障。
特首，我認為這份施政報告是5年來最好的一份，涵蓋了很多範疇，而且非常全面和務實。特首亦花了一段時間解釋一項全新的計劃——北部都會區，這是一項非常有遠見、有前瞻的長遠計劃，完成後可以為250萬人提供安樂窩，更可讓香港與深圳的規劃連成一線，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我相信很多市民都非常歡迎和支持這項新計劃，特別是住在"劏房"和板間房的基層市民。不過，亦有市民關心這項計劃涉及龐大開支，會否因投入巨大資金而影響未來的公共開支，因而拖慢工程規劃的進度？我從事金融業數十年，對香港這金融中心的集資能力絕對有信心，亦相信不少香港市民、內地市民，甚至海外投資者都十分願意投資香港的未來。我想問特首，北部都會區這項破格的遠大計劃，在籌集資金方面會否利用香港這個享有國際聲譽的金融市場去集資，以及向市民發行基建債券，特別是人民幣債券，以滿足這項目未來的資金需求，避免日益膨脹的公共開支受到影響？
多謝張議員的提問。

不過，畢竟發展任何大型建設都涉及現金流問題，即是早期要投入，後期則可以收成。早期投入其中一個最好的方法是集資，在社會上——不只在香港社會，還可在內地以至國際社會——集合資金，以建設這兩項如此大型的項目，然後得到回報。還有一項禆益，就是香港擬發展為債券樞紐，亦相當成功，過去一年我們的發債比例正在提高；國家亦很支持，財政部先後表示今年會再發行美元債券、人民幣債券。下星期，深圳市政府亦會首次在香港發債，應該是50億元人民幣的債券，當中有部分是綠色債券。

我會請財政司司長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再研究。
特首，這份施政報告出來後，社會當然會有不同的聲音。有人讚這份報告展現宏大抱負、雄圖大計；但亦有人彈，說是畫餅充飢、望梅止渴，裏面有這麼多大計，不知道要到何時才能完成，何時可以看到。既然我們已有長期計劃，特首，你會不會責成各部門的官員，盡早提供中期和短期計劃？甚至他們可否告訴全港市民，未來6個月他們又可以做到甚麼？
如果大家都支持《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大家在思維上亦需要改變，這些大型的規劃不可能短期內有結果，而是需時落實，但正如我剛才在回答早前一條問題時說過，我們其中一個行動方向是要為這項計劃的推進訂立一些滾動的10年建設目標，讓社會能夠掌握情況。至於未來6至9個月能否推出第一份10年建設目標，我會盡最大的努力。因為當中有很多持份者，有很多鐵路項目要商談，即使是鄉議局釋放祖堂地，我都給予一年時間提交報告，所以我不能夠在這裏承諾在6個月之內突然可以列出我們何時何日會做得到。

主席，首先多謝行政長官今次的施政報告非常有前瞻性。施政報告中提及建議日後分拆運輸及房屋局，自由黨是歡迎的，業界一向也倡議了很久；但根據特首昨日所說，新設的運輸局，似乎比較專注運輸基建方面的工作，業界很擔心將來的新局會否涵蓋航運物流業？尤其是昨日施政報告中提及物流的篇幅非常少，但大篇幅談及創科和《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建議將洪水橋/厦村至流浮山，這些目前都是主要的物流用地，升格為現代服務業中心，藉以與深圳前海一灣之隔的地方，建立規模媲美數碼港的地標性創科設施。特首在施政報告中提及香港的商品貿易總值全球排名上升至第六，今年首8個月合計總額已達至一個新高峰，是6萬5,000億元。如果要進行貿易，很明顯需要物流業的支援，因此物流業是經濟發展裏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我想問，特首會否就此進一步建議拆局後，將新局稱之為運輸及物流發展局，以示對本港物流業發展的重視？
正如我所說，這次提出改組的幾個方向都是拋磚引玉，所以歡迎易議員提出建議。

如果在洪水橋/厦村需要批撥土地發展現代物流業，例如多層次的物流業，仍然是可以的，因我們已將它歸類為現代服務業，和前海是對應的，因為前海是推行深港的現代服務業，所以請易議員放心。